由政府制訂並適用於外傭的《標準僱傭合約》訂明，當外傭"生病或受傷，無論是否因受僱而引致，僱主須提供免費醫療，包括診症、住院費用及牙科急診"。有外傭僱主團體指出，外傭在非工作日可自由外出進行其喜歡的活動。僱主無權阻止外傭在惡劣天氣下外出，亦無權干預外傭進行高危活動。

勞工處沒有備存個別僱主為外傭投購保險的詳細承保範圍，更沒有僱主投購的保險產品是否包含與工作無關的承保範圍等資料。標準僱傭合約第9a項的規定，是體現僱主在僱用外傭來港為其住所提供家務服務期間，外傭不會因未能負擔醫療費用而未能接受治療或延誤治療疾病或傷患。即使外傭需要使用公共醫療服務，僱主亦必須承擔有關費用而不應依賴公帑填補。

實際上，保險市場現正提供多種為外傭而設的綜合保險產品，除了提供基本的勞保外，也提供額外的保障，包括住院及手術、門診、牙科等醫療開支。

主席，剛才提到僱主在投購所需的外傭綜合保險產品時，要仔細閱讀保單條文，選擇個人希望投購額外保障的種類或醫療保障的範圍。主席，現行的安排已在僱主必須為其外傭提供合理保障及僱主的財務負擔之間作出適當平衡，並留有足夠彈性，讓僱主按個人情況在多種提供額外保障的綜合保險產品中自由作出選擇。儘管如此，勞工處會加強宣傳和公眾教育，一方面建議僱主在符合《僱員補償條例》和標準僱傭合約的規定下，考慮投購所需的綜合保險產品；另一方面，亦會透過職業介紹所和保險公司提醒僱主，確保僱主在聘請外傭時，清楚了解他們在相關法例和標準僱傭合約下的責任，包括必須承擔外傭在受僱期內的醫療費用，並加強宣傳僱主考慮投購綜合保險以降低個人責任的風險的信息。
主席，局長的答覆表示，為外傭投購的保險與投購其他保險一樣，實際卻是"形似神不似"。

僱主亦須坦誠地向外傭解釋，所投購的保險產品對她有何幫助，我相信這是僱員與僱主建立良好關係的一種方法。

主席，我明白議員剛才提到僱主面對的挑戰，特別是出現以上情況的時候。主席，我不如用一種間接的方法來回應議員的問題。大家知道香港現時聘用了36萬名外傭，當局認為我們需要考慮怎樣多方面有效地保障外傭，同時又要平衡僱主所面對的情況。由於很多時僱主須倚靠外傭提供支援及照顧服務，當發生種種不能預期的事情時，我們又怎樣幫僱主處理？

主席，我相信議員的補充質詢是：就剛才列舉的8號風球懸掛時的情況為例，如果僱主已經很清楚向僱員表達他的關注，並予以勸諭，但僱員仍堅持外出，之後若有任何爭拗，責任該應由誰人承擔。這是一項法律的問題，我相信議員亦明白背後要考慮的因素。

主席，我想問關於外傭醫療費用的問題。

這變相是由政府或納稅人補助外傭的醫療費用，不知政府有否這方面的數據？

當局並沒有議員剛才問到的統計數字。

主席，多謝專家的意見。

主席，當然，不同的保險產品會列明不承保的事項。不過，如議員有留意一些傳媒的報道，有時亦會提到不同保險產品的保障範圍。

我相信保險業界很樂意提供一些市民需要的服務，令保險服務更為全面。
主席，勞工及福利局非常願意與保險業界商量，能否推出一些有更廣泛選擇的保險產品供外傭的僱主選購。
自美食車先導計劃於本年2月2日正式開始至今的9個月期間，在16個獲選的營運者當中，有兩個未開業已退出，而上月更有一個於5月底才開業的營運者退出。據報，另有4個營運者正準備出售其美食車以止蝕離場。大部分營運者近日向本人反映，他們一直入不敷出。他們又批評當局沒有回應營運者的需要，令營運者難以持續經營。

此外，香港食肆林立，大多數要負擔遠高於美食車所付的租金，我們不希望美食車與其他食肆出現不公平的競爭。在選點作業的時候，美食車停泊時亦不應造成人車阻塞等問題。基於上述考慮，先導計劃首先選擇了8個旅遊景點作為美食車的營運地點，以及安排美食車參與由香港旅遊發展局主辦的各項盛事。先導計劃顧名思義屬試行性質，讓我們和業界摸索不同的營運場地和模式是否合適，以及美食車在商業上是否可行。先導計劃自推出以來，有兩個營運者表示基於商業考慮，在申領牌照階段時先行退出；而最近退出的營運者，據悉與商業夥伴分歧有關。事實上，目前15名美食車營運者中，有8名是初創企業，作為商業營運，美食車業務表現及盈利各有差異屬意料中事。截至今年10月中，14部已投入服務的美食車中，7部的總營業額已錄得超過100萬元；再者有一部美食車的營運者憑藉美食車的營運經驗及口碑，已開鋪營業，另有4部美食車的營運者亦有同樣計劃。就議員質詢的3個部分，我現分別答覆如下：一旅遊事務署設立了專責辦事處，一站式協助美食車營運者。辦事處亦一直與營運者及場地管方緊密聯繫，每月與他們開會收集意見，亦透過實地探訪及其他途徑了解美食車的營運情況，適時調整計劃。

此外，我們亦剛取得海洋公園、尖沙咀藝術廣場和梳士巴利花園的場地管方同意，會在11月底把這3個場地轉為可選擇場地。讓美食車有更多空間、彈性和改善業務。二旅遊事務署一直致力為先導計劃進行推廣活動，當中包括：1推出"香港美食車"流動應用程式，提供有關美食車及營運場地資訊，方便公眾追蹤美食車；2透過香港旅遊發展局在本港及海外宣傳先導計劃；3透過香港酒店業協會，在酒店放置宣傳單張；4通過香港旅遊業議會及香港中國旅遊協會搭建旅遊業界和美食車營運者的溝通平台，促進雙方合作的機會；及5安排"網絡紅人"在社交媒體上宣傳美食車等。我們亦鼓勵營運者利用不同社交平台宣傳其美食車及售賣的食品。三2016年財政預算案宣布要研究引入美食車時，已經說明先導計劃為旅遊項目。政府會參考外國營運美食車的經驗，以先導形式推行計劃，其營運地點和模式是否合適，實行過程是否順暢，必須從實踐上汲取經驗。先導計劃剛推行了9個月，前述的優化措施都需要時間才能完全發揮作用。為免引起社區及其他行業持份者更加複雜的問題，我們認為不宜將整個計劃的定位作出根本性的改變。不過，就張議員提出的一些意見，我們有考慮過，並在可行和合理情況下，作出了調整。會議展覽及獎勵旅遊是旅遊業重要一環，大專院校亦舉辦不少學術交流會議和展覽。我們曾與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聯絡，這些院校均表示現時不會考慮擺放美食車。雖然如此，香港科技大學在11月已提供一個美食車停泊位供美食車營運，自11月7日起已有一部美食車在該處營業，營運表現不俗。工業區或建築地盤並非旅遊景點，難以吸引旅客到訪，不符合美食車作為旅遊項目的定位。工業區內人多車多，已有不少食肆，亦沒有場地管理者可以為美食車提供電力和配套設施；在地盤範圍營運亦涉及工業安全問題，兩者皆不適合擺放美食車。至於私人派對及私人到會服務，根據美食車取得的食物製造廠牌照條件，其營運地點限於指定的旅遊景點和旅遊活動，故此美食車不可到私人派對營運及提供私人到會服務。不過，美食車自本年6月底至10月底已參與多個自選旅遊活動，例如西九"自由約"及香港國際手工啤酒節，參與的美食車均錄得可觀收入。由此可見，我們對美食車的營運一直盡力改善和優化，如有地點符合先導計劃的定位和要求，我們會繼續考慮。目前為止，14部美食車已相繼在今年2月至10月投入服務，而最後一部預計最快在12月初開業，我們會觀察和檢視美食車的營運表現和先導計劃的成效，預計在明年第三季會有檢討的結果。

其實，我們每天都與營運者溝通，了解他們的營運困難，或想將哪些場地轉為可選擇場地。

關於營運者的盈虧情況，我們也看到一些比較成功的例子。

在食品質素方面亦下了很多工夫。其實，一部美食車的盈虧，十分依賴營商策略。營運者在進場時，都知道遊戲規則，大家便按着這套遊戲規則盡量做好。

代理主席，所謂先導計劃就是"白老鼠計劃"。事實上，政府在未取得本地市民或食客的普遍認同下，便說要把計劃作為旅遊項目，就是"未學行，先學走"。

最重要的問題是，而張宇人議員亦曾詢問，局方會否提早檢討，但主體答覆表示要到2018年第三季才會檢討。

多謝郭議員的補充質詢。

至於定位問題，正如我在主體答覆所說，當我們推出這項計劃時，已開宗明義訂為旅遊項目。

再者，我想再次強調，任何產業一定會有成功及不理想的例子。我們的方向就是盡量與持份者，即美食車營運者溝通，了解他們在營運上有何困難，然後再盡一切努力協助。

林健鋒議員，你已提出了補充質詢。

多謝林議員的意見。

代理主席，過去數年，由於房屋供求緊張及持續超低利率的環境，本港樓價上升，泡沫風險高企。為應對供求失衡的情況，特區政府一方面致力透過多管齊下措施增加房屋供應；同時，政府亦推出多輪需求管理措施，以減少外來需求、短期炒賣需求和投資需求。就葉劉淑儀議員質詢的各部分，在諮詢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稅務局後，現綜合答覆如下：一外來需求方面，我們在2012年10月推出買家印花稅。除非買家是代表自己行事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否則須繳付15%的買家印花稅。

代理主席，毫無疑問，不論是限購，還是開徵新增印花稅，均屬需求管理措施。開徵新增印花稅有其好處，就是能為庫房帶來龐大收益。從局長所述的數字可見，此措施具成效，我能理解政府為何認為無須推出其他需求管理措施。不過，我想問局長，既然大部分買家屬首次置業，局長有否進行調查，以了解這些買家究竟是"靠父幹"，抑或在其家人沒有違法的情況下"借人頭"？資金來源方面，香港金融管理局最近指出，買家可能是靠父母的積蓄資助、靠父母把物業加按，或利用地產商提供的按揭買樓。在此情況下，樓市泡沫會不斷擴大。局長有否與金融機構進行研究，預早考慮應對措施以防樓市泡沫爆破，避免已經置業的人士承受極大痛苦？

代理主席，自2012年政府開徵多項印花稅及實施收緊按揭的措施後，住宅物業的交易宗數由2012年的91000多宗，下降至2016年的62000多宗，跌幅為24%。但是，同期的住宅按揭未償還貸款餘額由8,683億元，上升至11,187億元，升幅為28%。

因此，從當局提供的附件可見，在2016年，無論是一手或二手住宅物業交易，外地個人買家的比例均有回升跡象。針對這個趨勢，政府會否制訂指標，每當此比例升至某一水平，便再次出招管理外地買家的需求？

正因如此，無論是外地公司或本地公司，凡購買住宅物業均須繳付印花稅。此外，對於外地個人買家，因為他們購買住宅並非"本地人本地用"，所以政府也要求他們繳付印花稅。

舉例來說，外地公司和外地個人買家購買住宅樓宇的比率在2012年合計為4.6%，到了2016年已跌至1.8%。

此外，我想問局長會否考慮成立一個特別調查組......

如果發現任何可疑之處，又或有足夠證據顯示申請個案具有欺詐成分，有關人員會安排檢控工作。

英國保守黨一名曾公開評論香港人權問題的成員早前計劃訪港。據報，有中國駐英國大使館人員就訪港一事曾向他發出警告，而他已向有關人士保證，是次訪港屬私人性質而他將不會在港期間作公開發言。然而，該人於上月11日抵港後仍被拒入境。英國外交大臣對拒絕該人入境一事表示關注，並指出香港的高度自治、自由及權利對保障香港的生活方式極為重要及應獲得尊重。政府至今未有就拒絕該名外國公民入境一事作詳細交代。

在案發翌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回應BenedictROGERS被拒入境事件時對記者說："你說的這個人赴港是否有意干預特區內部事務、干預香港司法獨立，他自己非常清楚。"華春瑩更表示這是中國內政......我想問局長，既定程序是否包括入境處收到外交部的指令，甚至由外交部繞過特首和保安局局長——局長，你可以告訴大家你事前是否知悉此事——直接向入境處下旨，須拒絕中國政府認為來港目的有可疑的人士入境？

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段提及的"既定政策及程序"，是否包括由中國外交部向特區政府下達指令，甚至繞過特首和局長向入境處下達指令？

我相信我們的入境政策是對事不對人，亦不會打壓任何國家或個人。我們的入境政策應為來港營商及旅遊的人士提供便利，但也不能太過寬鬆，因為正如大家早前所見，有些人免簽證入境香港後，聲稱在所屬國家遭受虐待而提出免遣返聲請，因而導致出現"假難民"問題。

鑒於香港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城市，政府可否告知我們，為預防恐怖分子對香港發動襲擊而採取的行動為何？

該等街市在夏天時頗為悶熱，令顧客卻步，以致租戶經營困難甚至需結業，令相關街市的空置率上升。行政長官在剛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提出，"政府會投放資源提升現有公眾街市的環境，包括加快安裝冷氣"。

代理主席，行政長官已在其10月發表的2017年施政報告提出，會全面檢視現有的公眾街市，有系統地制訂具體措施改善設施和投放資源提升現有公眾街市的環境，包括加快安裝冷氣。為推展上述的工作，政府將成立一支專責隊伍。就邵家輝議員各部分的質詢，我答覆如下：一公眾街市的租用情況受到很多不同因素影響，例如附近售賣同類貨品的零售點的競爭、區內人口變化等。截至今年9月30日，在99個公眾街市中，扣除因將進行整合或改善工程而未有出租的空置攤檔，已經和尚未裝設空調系統的街市的空置率同為約2%。食物環境衞生署一直致力改善公眾街市的環境，以吸引人流及改善攤檔的經營條件。食環署亦恆常舉辦推廣活動，以吸引人流和加快出租檔位。二政府一直都有為公眾街市進行改善工程，從而改善營運環境。食環署除進行街市的例行保養外，還會在今個財政年度起，於8個公眾街市進行改善工程。視乎情況，改善工程包括安裝載貨升降機、改善通風、電力系統和消防設備，以及翻新外牆和廁所等。同時，食環署正跟進先前顧問所建議於6個公眾街市的改善工程。當中，駱克道街市的改善工程已於本年第二季展開，並預計於2019年第四季完成。雙鳳街街市的改善工程則預計於明年第二季開展，明年第四季完成。上述各項工程的預計費用超過6,000萬元。此外，我們計劃分階段更換老化的扶手電梯和升降機。